尹兆堅議員已預先通知我，其質詢會由胡志偉議員代為提出。
本年7月26日，政務司司長就警方對港鐵元朗站有白衣人襲擊市民事件的處理手法向市民道歉。同日，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發出聲明作回應，對司長向公眾妄自斷定警隊對錯的做法"給予最嚴厲的譴責"，並請沒有足夠能力帶領公務員的在位人士退位讓賢。然而，政府曾於本年8月1日就有公務員發起公眾集會發出嚴正聲明，指出根據《公務員守則》，公務員必須保持政治中立，並必須對在任的行政長官及政府完全忠誠。本年10月21日，一名警長在社交平台發表言論，批評行政長官和民政事務局局長早前與示威者深度對話的做法。然而，根據《警察通例》，警務人員應經常避免參與任何足以影響或看來會影響其公正執行職務的活動，包括非為執行職務而公開發表政治言論。

主席，政府一向重視公務員的品行操守。公務員須恪守《公務員守則》闡述的基本信念，當中包括堅守法治、盡忠職守、不偏不倚、政治中立等。根據《公務員守則》，公務員必須保持政治中立，不論本身的政治信念為何，必須對在任的行政長官及政府完全忠誠，並竭盡所能地履行職務。公務員亦必須確保自己所發表的意見，無損他們以專業、不偏不倚的態度有效地執行職務。除了《公務員守則》，各部門首長也可按其部門實際運作需要，制訂額外守則供同事遵守，以達到同樣目的。公務員與其他市民一樣，必須遵守法律。政府對違法的公務員採取零容忍態度，絕不容許亦不會縱容公務員違反法律。如公務員違反法律而被刑事定罪，我們會根據機制嚴肅跟進每一個個案。就胡志偉議員的提問，經諮詢保安局後，我現綜合答覆如下：一及二我們不評論個別個案。但一般而言，警務人員和其他公務員一樣，必須遵守《公務員守則》，在發表意見時必須確保意見無損他們以專業、不偏不倚的態度有效地執行職務。警務人員亦須遵守《警察通例》，避免參與任何足以影響其公正執行職務的活動或任何可能使市民誤會會影響其公正執行職務的活動，除非在若干特定情況下，人員均不能參與政治活動。以上規管旨在確保所有警務人員均會以公平、公正和不偏不倚的態度執行職務，當中已平衡人員的公民權利和公正執行職務的需要，並讓公眾人士了解所有警務人員均政治中立，以維持市民大眾對警隊在執行職務時的信心及信任。現時4個警察職方協會是根據《社團條例》註冊的社團，依照會章處理協會事務，當中包括維護會員權益、把直接或間接影響會員事件的意見上陳警務處處長或其他有關當局等。就個別警務人員於社交媒體發表言論，投訴警察課共收到1宗須匯報投訴及14宗須知會投訴，案件正在調查中。至於關於有警務人員在社交平台批評行政長官和民政事務局局長早前與示威者深度對話，投訴警察課未有接獲投訴。另外，就警察隊員佐級協會就7月21日元朗事件發表聲明回應政務司司長一事，投訴警察課收到1宗須知會投訴，案件正在調查中。三政府在8月1日發出的聲明，旨在向公務員隊伍就《公務員守則》闡述的基本信念作出提醒，確保他們不會因個人理念而影響政府有效運作，動搖市民對公務員不偏不倚執行職務的信心。這些信念不僅是公務員隊伍的核心價值，更是廣大市民對公務員的期望。在10月10日舉行的政府跨部門記者會上，我亦再次強調政治中立原則的重要性，重申公務員須時刻確保他們的行為不會妨礙他們以專業、公正的態度執行職務，以免動搖市民對公務員保持政治中立、不偏不倚的信心。事實上，有關原則對所有公務員，包括警務人員，同樣適用。政府一直根據公務員的規例和守則，按既定機制，秉持公正及不偏不倚的原則處理公務員的紀律事宜。就個別公務員的紀律事宜，我們不宜作出評論。而在現行既定機制下，對公務員作出的投訴會由其所屬部門處理。因此，質詢所提及的個案已按機制轉交香港警務處處理及跟進。
既然局長不肯評論個別個案，在一般情況下，公務員是否可以以下犯上，譴責職級較自己為高的上司？如果不容許有此情況，當局會如何處理以下犯上、譴責上司的公務員？是否所有公務員都可以譴責上司、譴責張建宗、譴責林鄭月娥？
主席，《公務員守則》清楚訂明，公務員必須保持政治中立。政治中立是指不論公務員本身的政治信念為何，必須對在任的行政長官及政府完全忠誠，並竭盡所能地履行職務。更重要的是，公務員表達意見時，應確保有關意見不會引致與其本身職務有利益衝突，或可能令人認為有損其在執行職務時不偏不倚和政治中立的重要原則。我們一直以此為準則，處理公務員行為。
請各位肅靜。局長，你有否補充？

公務員是否可以以下犯上，譴責張建宗、譴責林鄭月娥？
主席，《公務員守則》清楚訂明，公務員作為公職人員的主要組成部分有其政制角色，必須竭盡所能輔助在任的行政長官及政府。

主席，關於個別個案，我不會作出評論。公務員事務局有既定守則和程序處理公務員紀律事宜。

我們只是詢問公務員可否以下犯上，但他卻避而不答。

然而，警隊設有質素監管部門，不應被動地等到接獲投訴才做事。

關於警隊質素監管部門的工作，我請保安局局長協助回答。

主席，今年7月31日，有5位檢控官因應反修例風波公開批評其上司鄭若驊。

主席，我主要想問，如果不屬於《公務員守則》的規管範圍，此事是否應由律政司司長全權徹查？

該等律政司人員若是公務員，當然亦受《公務員守則》規管。

我想請教一下，人稱"光頭警長"的警員最近的那些發言，是否徹底違反《警察通例》第6章中"行為"一節所訂的規定？

這是否現時警隊內的普遍情況？特區政府是否要徹底包庇這些違反《警察通例》的警察？

我想問李家超局長會如何跟進？

局長在主體答覆中的第一及二部分第四段提到，"現時4個警察職方協會是根據《社團條例》註冊的社團，依照會章處理協會事務，當中包括維護會員權益"。我想問"維護會員權益"六字是否只關乎會員的薪酬福利，而不包括其政治權利？

林鄭月娥曾經公開表示，她只剩下3萬名警察。警隊不受約束，連外國的議員也指香港進入警察政府的狀態。她這項評價不公道，不單引起市民不滿，我相信亦有公務員或其他紀律部隊曾在這段期間就警權不受約束作出投訴。我想問局長，在公務員團隊之內，曾否接獲公務員就警權或警察行為而提出的投訴？

我希望議員不要用放大鏡檢視一兩項小問題......

主席，我只可以說，公務員團隊非常團結，其間縱使在個別情況有不同意見，我們亦有渠道讓同事反映意見，我們亦會個別作出跟進。
第二項質詢。

主席，早前有報章曾就警方在"反送中"運動中每月拘捕的人數，尤其是單日拘捕過百人的數字作出統計。雖然在9月底舉行的社區論壇中，特首已宣布停用新屋嶺拘留中心，但當中仍存在許多疑問，包括剛才提到的投訴，而政府一直以來都是以有大量被拘捕人士作為使用該中心的理由。我在主體質詢第一部分清楚問到，是何人作出不再使用該中心作拘押被捕示威者的決定，但主體答覆卻沒有回答這部分。主席，我認為最低限度我有權追問這部分，為何局方不直接回應是何人作決定的？

主席，既然新屋嶺拘留中心已經停用，為何一名警察在星期日拘捕香港浸會大學的學生記者時會說："新屋嶺玩'雞姦'很好玩，你進入新屋嶺後便不能再說話"。

主席，持續接近5個月的暴亂，警方拘捕了大量示威者。為甚麼警方要使用該中心，是警署內的拘留空間不足以應付被捕人士，抑或警署曾受到不同程度的襲擊？

陳淑莊議員在主體質詢的第一部分問及"覆蓋上述設施的閉路電視系統"，但政府在主體答覆卻沒有提到有閉路電視設施。我想問，是否整個新屋嶺拘留中心都沒有安裝閉路電視系統，而這是否正是該中心與其他羈留設施的最大分別呢？

主席，局長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指出，截止10月31日，關於新屋嶺拘留中心的投訴並沒有涉及所謂性侵犯羈留人士。然而，早前我們從電視看到，有1位香港中文大學的吳姓女生指警方在新屋嶺拘留中心要求一些被捕人士進入"黑房"脫衣，並有不止1人曾受到性暴力、性侵及虐待，當時吳姓女生指她本人也曾面對這些情況。我想問局長，警方有否跟進及接觸這位女同學，以便清楚了解發生甚麼事情？

主席，李家超的答覆是"終極垃圾級"的回應，顛倒黑白，將警方縱容黑社會無差別持械襲擊市民的責任，諉過於報案的市民太多，令警方難以評估形勢。

現場有便衣監察......

梁君彥，你不要太離譜，過往建制派議員在主體質詢後提出補充質詢......

李家超，我想請你撫心自問，發生"七二一"如此嚴重的事件，你作為局長，為何至今還不向眾多的香港市民及眾多的傷者鞠躬道歉，問責下台？

我質疑李家超剛才的說法是猜測我提問的動機。
局長，你有否猜測林卓廷議員的動機？

我的補充質詢是：為何局長不向市民鞠躬道歉，問責下台？他說了一大堆廢話，完全沒有回應。

主席，聽局長的回應，簡直是白費心機。"七二一"事件是警隊歷年來最大的醜聞。他作為局長，有否真心維護警隊的聲譽嗎？有否真心回應市民對"無警時分"的控訴嗎？李家超，很多人都對你不滿，包括警方內部。

我問他何時下台......

李家超現時這些答覆，就是把所有責任都推得一乾二淨。我想請李家超現在對着香港人說得清清楚楚，在"七二一"當晚，香港的警隊是否毫無做錯之處？李家超是否認為當晚特區政府轄下的香港警隊，不論在策略、人手和安排上，在任何方面都沒有瑕疵？

他提到該兩名人員評估風險後，認為情況危險及考慮到現場人士情緒激動，所以要求增援，在附近留守。局長解釋為何警車及警員多次經過"雞地"，卻沒有作出驅散行動時，竟然說："人員無發現有關人士有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

當時兩名身處現場的警員，有佩槍和武器，為何他們不上前保護市民？

為何警員的武器不是用於保護市民？即使只有兩名警員，市民對他們也有期望，甚麼叫做"無畏無懼"？李家超局長，我想問這種表現的警員，在香港市民或香港政府眼中，還能否稱得上具有香港警隊應有的"無畏無懼"的精神？

主席，局長剛才在主體答覆第一句指出，"部分大專院校及學校曾發生衝突事件"，事實上，我們看到並非發生"衝突"事件，而是在更多大專院校發生"衝擊"事件。

我的補充質詢是，我們看到，在校園內連校長也自身難保，院校如何依靠自主來保障校內持不同政見的師生的權益和人身安全？

主席，教育局除了要關注學生在校內的行為外，還應關注他們會否在校園外誤墮法網。在近5個月來的社會運動中，截至10月底已有3300人被捕，而16歲以下學生所佔的比率不低，情況令人憂慮和痛心。除了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曾在8月下旬發出一些基本原則及指引外，教育局有否採取任何實際行動？例如，在校園內呼籲或勸諭學生不要參與違法集會，向他們解釋屆時會有激進分子縱火或投擲燃燒彈，以致他們有機會受傷，以及如果他們被控干犯暴動罪，他們的前途便會受到影響等。

局長剛才答覆其他議員的補充質詢時多次提到，由學校決定、學校自主及由學校保障學生，但局方或政府還可以做些甚麼，還是仍像過去一樣只是依賴學校？然而，現時有很多情況及很多問題已經超越學校能夠處理的範圍，我想問局方，現時暴力事件甚至政治事件已經入侵校園，局方除了要求學校處理以外，還有甚麼對策呢？

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主席，演出業協會及不少藝術團體向本人反映，近月有多項文化及藝術活動因涉及暴力的示威活動而取消或改期舉行。藝術團體作此等決定的原因包括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提早關閉轄下場地及交通受阻。有關的藝術團體不單失去票房收入，亦需動用人力和財政資源處理退票等跟進工作。

主席，就馬議員的主體質詢，我的答覆如下：一自6月至11月3日，於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表演場地舉辦的文化及藝術活動中，約有84項因場地關閉取消、19項因場地關閉而改期舉行及79項由主辦者自行決定取消或改期。因應表演場地關閉而需取消的活動，康文署會全力為受影響的團體安排另一檔期以補辦節目或活動，已繳付的租金可轉予改期用途。如果受影響的團體本身的檔期或場地的租用情況並不容許，署方會安排退回已繳付的場租及相關費用。署方會在各場地的網頁上公布節目改期或取消，以及門票退款的安排，以幫助主辦團體發放相關信息給公眾。二康文署盡量以維持正常服務給場地使用者的大原則，以及照顧使用者及工作人員安全的大前提下，考慮是否關閉場館。

三本屆政府對文化藝術十分重視。過去兩年，政府為香港藝術發展局、9個主要演藝團體、香港藝術節協會和康文署的場地夥伴提供的資助共增加1億2,500萬元。而為了應對日益嚴峻的經濟環境，財政司司長已於早前宣布新一輪支援措施，其中包括由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6個月期間，為租用康文署文娛中心設施的租用者，提供50%的基本場租減免，以支持藝術工作者及文化團體繼續舉辦各項文化藝術活動。適用設施包括表演場地、排練室、演講廳、展覽廳等共146項設施。

另外，考慮到現時情況對藝術團體帶來的營運壓力，政府也會就本年度藝術發展配對資助計劃的配對條件推出一次性放寬措施，包括提高各合資格藝團的配對比例及配對資助上限，希望在減輕藝團在尋找足夠捐助或贊助壓力的同時，也可補助他們因捐助或贊助及票房減少而導致的虧損。

此外，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部分提到，由今年10月1日至明年3月31日推行租金寬減措施，以及透過本年度配對資助計劃幫助藝團。

就馬議員的第二個問題，在6月至10月期間，由於新措施尚未實施，所以相關藝團未必能夠受惠。不過，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提到，配對資助計劃將來會因應當時的情況和藝團的實際發展，提高配對比例及配對資助上限，好讓藝團得到商業贊助及其他捐助。此外，政府會加大對他們的配對資助，規模越小的藝團比例越高，藉此促進這些藝團的生存和發展。
主席，近月接連有海外表演團體，因憂慮安全未能受到保障及香港社會環境的不確定性，以及保險問題等原因，而取消來港演出。鑒於紛爭可能持續，令香港長期處於局勢不穩的狀態，康文署在未來一年有否任何具體措施，爭取海外及內地團體來港演出，例如會否在邀請過程中加入任何保障或保險措施？

我舉一個例子。香港歷史博物館今天順利展開一個大型的阿富汗古文物專題展覽，為期3個月。

主席，我在補充質詢的最後部分詢問局長，會否在邀請海外團體的過程中加入任何保障或保險措施？

康文署舉辦多項文化藝術活動，除香港市民外，也有不少海外和內地旅客有興趣參與。最近多次出現活動臨時取消的情況，對旅客有相當大的影響，因為他們來港前要預訂交通及安排住宿，如有關活動臨時取消，他們承受的損失會較一般市民多。我想問局長，過去數月有否收到境外就臨時取消節目的投訴？

主席，我手上並無這方面的資料，我可在會後向姚議員提供。

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指出，閉館的決定是基於警方的公眾安全評估、節目當日的交通情況、場地的實際環境等，這些都是相當籠統的準則。

但是，陳議員亦須明白，現時社會發生的事件往往充滿突發性，甚至在1小時前也可能無法預知1小時後會發生甚麼事。因此，各區駐場經理會密切留意事態發展及警方對鄰近環境和交通狀況的評估，亦會與有關藝團進行商討。我希望各位議員體諒。其實，前線經理未必有一套很客觀的指標去作決定，但如他們在綜合各方面的考慮後認為當時環境對場地或員工、藝團及觀眾構成安全問題，必定會就關閉場館徵求上司的意見。

主席，經過多年努力，在文化藝術方面，香港在區內的地位的確有所提升，亦正正因為這個原因，本港現時亦致力建設及發展西九文化區。

但是，康文署除負責文化藝術活動外，其實體育活動亦是重要一環。香港曾舉辦不少相當出色的國際性體育活動，例如馬拉松、單車比賽等。

不少市民對大型文化、藝術表演及體育盛事表示關注，雖然有部分活動已取消，但仍有部分會繼續進行。例如在剛過去的周末，本港首次在維港舉辦世界海岸賽艇錦標賽，參與的500名選手無一缺席，他們來到香港，亦很喜歡香港。

無論是文化、藝術及體育活動，我們都希望盡量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主辦者來港，令市民繼續享受各類比賽和盛事。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未有提到對10月1日前受影響的藝團有何紓緩措施。

我希望局長留意，在10月1日前受影響的藝團承受的傷害其實更大，對於他們付出的人手和票房損失，當局會提供甚麼幫助？

封館機制為何？

事實上，出現上述問題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部分立法會議員不願意與暴力割席，因而起了鼓動作用，造成當前的惡果。不過，我提出的跟進質詢是，不少藝術團體正在接受康文署的資助，但這些場地的使用者，也有不少來自我們的文化創意產業，我們同樣遭受大規模的衝擊。

其實，多個文化藝術團體和創意產業機構均在上述地方進行活動，他們亦同樣受到衝擊。政府會否考慮擴大支援措施，通過這些場地向其他藝術團體或文化創意產業機構提供較多支援，令他們可以發揮改善整體社會氛圍的作用？

主席，今次是我就《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的第二次發言，亦是針對政府修正案的第三次發言。主席，你上星期已提醒委員發言要盡量精簡及不要離題，亦要避免重複。雖然我明白亦會遵從，但為何我仍要再次發言呢？這是因為有很多問題我之前沒有在此提出。在上星期的辯論中，有委員認為今次政府修正案的內容很簡單，其實是的。

我第三次就這項修正案發言。

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如果沒有，我現在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再次發言。

主席，我感謝議員發言支持政府將2018-2019課稅年度稅務寬免百分比提高至100%的修正案。不少議員在合併辯論亦提出了其他意見，我在此扼要回應3點。第一，有議員提出應進一步調高2萬元的稅務寬免上限，使更多納稅人和企業受惠。正如我在恢復二讀辯論中指出，政府建議把稅務寬免百分比由75%提升至100%，每宗個案上限2萬元。這項寬免建議的受惠納稅人和企業佔總數達七成，即約143萬。當中更有133萬納稅人或企業在2018-2019課稅年度因而不需交稅。我們認為這項建議已能惠及最需要照顧的納稅人和企業。此外，由於利得稅兩級制亦於2018-2019課稅年度起實施，企業首200萬元的利潤可按8.25%徵收利得稅，這可進一步紓緩中小企的負擔。第二，在辯論中，有議員建議政府停止徵收暫繳稅款1年，以紓緩納稅人的財政壓力，我希望議員明白兩點。首先，暫繳稅並不是徵收兩年的稅款。香港沒有像大部分國家般，在市民收取工資時便扣繳所得稅，即所謂"即賺即繳"的模式。為盡量在納稅人賺取收入的當年收取稅款，我們實行暫繳稅制度，但仍是以納稅人1年的收入作為徵稅基礎，並沒有多收。再者，稅項只是暫繳性質，而非預繳。舉例說，薪俸稅納稅人一般於1月時繳納75%的暫繳稅，稅款是反映上一年4月至12月賺取的收入，並沒有預繳性質。此外，暫繳稅制度亦設有緩繳安排。若納稅人預計本年度的應課稅入息或應評稅利潤將較上年度下跌超過一成，可按《稅務條例》向稅務局申請緩繳部分或全數的暫繳稅。緩繳安排適用於薪俸稅、利得稅及物業稅。由於不是所有納稅人的收入都受最近的社會事件影響，用"一刀切"的方法讓所有納稅人緩繳交稅並非良策，而現有的緩繳安排以往在香港經歷經濟衰退時亦曾發揮作用。申請暫緩繳納暫繳稅的手續並不繁複。就利得稅而言，一般情況下，申請人只需附上經營帳目擬本作證明。

在絕大部分情況下，稅務局會在接獲申請及所需資料後的12個工作天內，告知納稅人有關申請結果。因應今年特殊的經濟情況，稅務局會盡量加快審批緩繳申請。除了以上兩項建議，不少議員提出了其他紓困建議，以及對來年預算案的意見，我們會作通盤的考慮。我希望強調，《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和修正案的稅務寬免措施只是政府整體紓困措施的一部分。財政司司長在2019-2020年度財政預算案公布了429億元的一次性紓困措施，由8月中起亦宣布了三輪涉及共超過211億元的紓困措施。總括而言，今年公布的紓困措施合共超過640億元，為不同行業的企業和市民提供支援，減輕經濟下行造成的壓力。三輪紓困措施包括多項租金寬免。在8月中宣布的支援措施，包括由10月1日起向地政總署及政府產業署轄下大部分作社區及商業用途的短期租約和部分出租食肆及零售商店提供50%的租金減免，為期6個月。

政府上星期公布的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預先估算數字顯示，香港經濟增長在全球經濟放緩和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下，自去年起已拾級而下。最近更受到本地社會事件嚴重衝擊，情況急轉直下。今年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實質收縮2.9%，是自2009年環球經濟大衰退以來首次錄得季度按年跌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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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香港正在面對非常嚴峻的境況。社會務必一同努力推動經濟復蘇，使香港脫離經濟衰退的困境，改善民生，促進就業，增加香港整體競爭力。政府除了着力發展香港經濟支柱外，亦會繼續密切留意最新經濟環境，在有需要時制訂應對措施。最後，主席，我再次呼籲社會各界同心協力，守望相助，共同面對現時的經濟挑戰。多謝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1至4條納入本條例草案。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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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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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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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經修正的第5條。

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二項修正案。

贊成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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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我動議《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主席，鑒於《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經修正後已經獲得全體委員會通過，我發言支持三讀通過《條例草案》。儘管如此，我的支持並非表示完全認同政府當局的取態。本港經濟面對內憂外患，5個月來的社會動亂仍未平息，暴力行為不斷升級，政府的惠民紓困及提振經濟的措施有必要進一步加強。主席，我相信大家都留意到，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不同黨派議員同事都促請特區政府當局審時度勢，在利民紓困方面必須加大力度，甚至應該跳出固有的施政思維框框。很明顯的事例是，如果僅按特區政府現時的做法，在提升2018-2019課稅年度薪俸稅、利得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的稅務寬免百分比時，只局限於由75%提高至100%，但仍然維持每宗個案上限2萬元，利民紓困的效果並未足夠，因為這項改變只惠及應繳稅款未達2萬元的個案。面對目前香港經濟民生內外交困的情況，政府救市惠民的措施要加大力度。例如，參考香港經濟民生聯盟曾經向財政司司長提交的建議，提高基本免稅額至15萬元，以及進一步擴闊稅階，同時寬減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寬減上限應該增加至35,000元。或許特區政府認為，只應動用年度盈餘作為紓困措施的資金來源，但我認為面對經濟急速下行的風險，政府必須對症下藥，即使要動用更多資源，亦應予以考慮，不能夠狹隘地守着收支平衡的理念。

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強調政府財政政策的社會效應，在經濟低迷的時候，政府財政工具的提振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主席，大家不難察覺，建制派議員在《條例草案》二讀辯論或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均異口同聲表示，反修例事件引發的軒然大波已經持續困擾社會5個月，極端分子的暴力行徑不斷升級，各行各業備受打擊。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無論政府當局推出多少一次性的"派糖"紓困措施，最多只能夠暫時"止咳"，治標的作用有限，更談不上治本。特區政府的當務之急，在於盡快採取強而有力的措施，嚴正執法，讓社會迅速恢復正常秩序。只有在社會重上正軌的時候，我們才有可能繼續穩定前行，進一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當然，特區政府在止暴制亂的同時，亦必須密切關注本港社會經濟狀況，虛心聆聽市民及業界的聲音，善用財政儲備，適時推出更多利民紓困的措施，務求切實達至"撐企業"、"保就業"、"惠民生"的效果。主席，止暴制亂讓香港回復平靜，是大部分市民的共同意願及心聲，社會各界包括本會不同黨派的議員同事都應該盡快放下政治歧見，停止無謂爭拗，為民生做實事。不少市民向經民聯反映，希望立法會能夠盡快恢復正常的議事環境及議事程序。可惜，本年度立法會在10月開始以來，工作並不暢順，連內務委員會的正副主席都未能選出，部分事務委員會亦有同樣的情況......
我提醒議員，本會現正進行三讀辯論，議員應陳述是否支持三讀《條例草案》。

財務委員會舉行了多次會議，用上近20小時才選出正副主席。主席，政府在推出稅務寬減紓困措施的同時，必須積極提振經濟活動，幫助各行各業渡過難關。

主席，作為《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我首先感謝這麼多位議員在過去兩星期踴躍發言。主席處理《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辯論時的寬鬆態度，亦會成為日後我們討論各項法案時的典範。我支持三讀《條例草案》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特區政府可以動用作為提振經濟或抵銷環球經濟衰退的方法有限。

這是因為我們有聯繫匯率，所以不能使用利率和貨幣政策，而在財政政策上，減稅或"派錢"可以令市民的消費意欲輕微上升，亦可能會令人產生比較良好的感覺。

我當然亦希望政府推行更多其他措施以抵銷現時環球的經濟狀況。

主席，我發言支持三讀通過《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

我認為政府可以積極考慮特事特辦，研究如何幫助各行各業的"打工仔"及中小企，例如在緩繳稅項方面採取更進取的措施，因應目前的狀況以特事特辦的方式來處理。

我們希望透過協調機制，真正幫助中小企渡過難關。

我支持三讀《條例草案》，當中包含稅項方面的修訂。

有同事剛才提出多項紓困安排及其效用。

主席，我必須指出，現行的稅制安排，包括簡單低稅制和退稅安排，沿於特區政府延續港英政府一貫的積極不干預思維。特區政府過往一直認為，一切事情應交由市場自行決定，政府只負責提供一個良好的營商環境。

我支持政府提出這項《條例草案》及所有修正案。

外患者，是指中美貿易摩擦，導致世界經濟陷於低谷，香港亦受波及，但這個問題離我們比較遠。我們的切身問題是內憂，這四個多五個月以來，由於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導致社會出現動盪，帶來了深遠的影響。無論是市民的個人收入，以至業界的經營利益，均受到很大的創傷，政府因而提出這項關於稅務寬免的《條例草案》。

我亦提出把今年度上限的餘額帶到下年度，因為在可見的未來，香港未必能夠恢復昔日的輝煌或經濟環境。

凡此種種意見，我希望特區政府在三讀通過《條例草案》後，能夠作出詳細的研究和考慮。

儘管如此，我希望政府在三讀通過《條例草案》後，認真處理兩件事。

我希望局方在三讀通過《條例草案》後，工作能夠做得更好，令香港700萬市民安居樂業。

我了解到，財政司司長在過去數月已很努力與不同的業界和代表商討。其實，他正約飲食界在這星期見面，了解他們真正的需要和意見，希望可以推出更多紓困措施......主席，我明白，我現正解釋那些困難，我希望局長遊說我支持《條例草案》三讀。

以財政司司長在8月15日公布的紓困措施為例，政府指會豁免27類政府收費，但其中19類須修訂附屬法例才可落實，關連到飲食業的有工商業污水附加費、酒牌、卡拉OK牌、海魚養殖牌及禽畜牌。

另外，當局也指部分支援措施需要額外資源，亦要向財委會申請撥款批准，包括當局表示會在"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開設新的信貸擔保產品，提供九成信貸擔保及放寬申請資格、容許貸款企業申請先償還利息最多12個月，但這也是只聞樓梯響，在財委會的議程上未見蹤影。

所謂解燃眉之急，現在是火燒眼眉，飲食業店鋪就快不行，如果應急錢還要等幾個月，到店鋪快倒閉、神仙也難救時，有關措施只會形同虛設。李嘉誠基金會的"應急錢"計劃，動用2億元支援飲食業，是很值得局長參考的，該計劃特點是簡單、快捷、寬鬆和到位，正正與當局的紓困措施形成強烈對比。

主席，我發言支持三讀《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

隨着中美貿易戰升級，加上本港近期發生連串違法暴力衝突，香港經濟受到雙重打擊，各行各業及各階層市民都深受影響。政府推出多輪加碼措施解困，包括把2018-2019年度的稅務寬減百分比提高至100%，並透過全體委員會剛才通過的政府修正案予以落實。主席，我之前已表達對《條例草案》感到不滿的地方，我尤其不滿今次加碼紓困方案的闊度，但我知道稅務局正等待寄出稅單，再拖延下去對大家也沒有好處。

我希望他可以落實這些建議，並以破格思維推出破格措施，協助各行各業及各階層市民共渡時艱，走出困境。

主席，終於來到《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的最後階段——三讀。聽了局長就所有修正案作出的總結發言，不知是否和我曾提到的太空總署給一名修女的回信有關？

這封信倒數第二段的最後二三十個字，提到過度城市化、糧食問題和水源問題等，而號召大家正視這些問題的呼聲越來越高。人類突然關注自身問題，與目前進行的初期太空探索項目，以及它為人類帶來的嶄新視野不無關係。

很多議員表示最終都會支持修正案，而我上次二讀發言時的最後一句是"非常無奈地支持你的修正案。

何君堯議員今天遇刺一事後，《條例草案》三讀通過能否紓解社會對即將來臨的選舉的怨氣呢？

林鄭月娥多次表示會大刀闊斧地了解現時特區政府的問題，會改善其行政和溝通。

"這便是我在三讀投贊成票的唯一希望。

政府不如學習李嘉誠基金會，將2億元分開90次推出，支援飲食業以外的行業，可能會獲得更大的效果。我再次奉勸特區政府吸收整個首讀、二讀、三讀過程中的教訓。

因為特區政府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動議修正案時的總結發言，其實沒有怎樣回應我的要求，看看這封信的深層次含意。

雖然今天只得一個政策局的局長在席，但司長今天在席。我先前也提到，特區政府因為部門過多，令施政困難。今天司長在席，希望你能夠從這次三讀，清晰地看到行政分散、各部門各自為政造成的極大困難。我且不再說民政事務總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或地政總署對你的影響，我希望司長充分反省，提高整個特區政府的團結性，以及公眾對特區政府的信心。

主席，《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旨在落實2019-2020年度財政預算案的建議，以減輕納稅人的負擔。這項建議是一次過寬減2018-2019課稅年度75%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每宗個案以2萬元為上限。

我收到最多的聲音，其實是來自中產人士，他們質疑為何現時正當香港水深火熱，稅務寬免上限仍然維持2萬元。他們說政府以前都曾退稅，上限也有3萬元，現時2萬元絕對不足，問我們為何不提出修正案，將上限增至3萬元。

事實上，大家都知道，政府很多惠民措施，都是針對基層，一直都漠視中產所面對的困難。很多中產家庭、專業人士及中小企都覺得政府每逢"派糖"及推出紓困措施，均對他們都不公道、不公平。

特首在早前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宣布展開對恆常現金津貼計劃的研究，希望紓緩部分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人士的租金負擔，變相將現時關愛基金發放予"N無人士"的現金津貼恆常化。但是，其實很多中產人士並無置業，也沒有領取社會福利或申請公屋，這類人士的租金支出也佔其生活開支很大部分，他們的生活壓力也很大，但政府似乎從來沒有幫過他們。

經過數輪辯論後，這幾天有很多中產市民向我反映，這是個好建議。

如果政府願意採納這建議，便是所謂的"破格"思維，對沒有領取過任何福利的中產人士來說，這是最能幫到他們的措施。

大家都知道，現時養育一名子女需要400萬元，兩名子女便要800萬元，對很多家庭來說，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雖然近年政府推出了不少加強支援學校及資助學生的措施，但大部分都是針對基層學生，對中產學生的幫助少之又少。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出向每位幼稚園、小學及中學的學生每年發放2,500元的學習津貼，雖然中產終於受惠，但聽畢我們辯論後，他們都希望我在這裏向政府提出，2萬元退稅額加上2,500元的學習津貼是杯水車薪。

主席，我正解釋為何今次《條例草案》所訂的最高退稅上限2萬元，中產人士覺得不滿及不足夠。他們要求我與政府討價還價，否則便要求我表決反對，所以這很重要。

其實，中產一直都不想伸手拿福利，但他們覺得政府應該公道一點，因為他們交稅很多。

另外，主席，有很多中產人士又提到，聽了很多議員的發言後，他們亦覺得香港的稅基過於狹窄，很擔憂現時面對這麼大的問題，銀行收緊信貸、業主不肯減租，如果政府也收縮公共開支，他們會覺得整個香港會面對更大的困境。

但是，主席，即使政府想加快推出更多項目，又或接受我之前的建議，增加臨時工作崗位，聘請更多基層員工，我也很擔憂立法會可否配合，因為財務委員會現在撥款十分困難，即使政府想加快進行工程也不行。立法會復會後，差不多每次財委會兩小時的會議，最多只能完成審批一個項目，即使可以通過一個項目，我們已經非常高興。以這樣的速度，即使花很長時間，也不能批出接下來的工務工程和正在財委會輪候的一些撥款項目。

如果我們不加快推出更多工程項目，他們的生計亦會受損，所以希望大家加快財委會的撥款，令政府可以推出更多工程。另外，主席，今天的新聞令香港市民非常震驚，亦與今天我們討論的《條例草案》，我和其他議員是否支持三讀，都有關連，為甚麼？今早聽到何君堯議員被人用刀捅傷的消息後，整個社會都很震驚。很多市民對我表示很憤怒，也很驚慌，他們覺得比以往更害怕，因為現在說的不是破壞商店等死物，而是傷人，奪命般的傷人。他們除了擔心我、擔心建制派議員，其實他們更擔憂自己未來的生活，更擔憂現時的暴亂無法停止，香港很久也不能復原，政府很久也不能止暴制亂。

雖然現在政府庫房儲備充裕，但政府卻不多撥款項幫助水深火熱的市民，我們是否一定要支持《條例草案》？有市民對我說，可否向政府施以顏色，我們不支持《條例草案》，除非政府答應推出更多寬免措施和條件，同時加強力度止暴制亂？

主席，無論是在《條例草案》二讀或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時，我已多次提出意見。

我感到非常不滿，因為我們在早前的討論中，以及在我的發言中已向局長解釋，這項措施能幫助的人不多，很少市民能夠受惠。

其他措施又沒有影響嗎？

今天真的很難得司長也在席。司長，今早國家副總理韓正已表示，我們現在要解決香港的治安及社會秩序問題；而數天前，國家主席亦表示，社會秩序對香港現時的問題很重要。政府如果要立法會支持三讀並通過這項《條例草案》，是否也應該顯示一點誠意？

剛才也有議員提出，其實以往的退稅上限也曾高於2萬元，為何現時不可以再提高上限呢？

現時所有市民都對政府不滿，知道嗎？他們認為政府管不好治安和社會秩序，每個星期六及星期日，我們要看着別人的"時間表"來決定自己的時間表。

主席，我曾經說過，關於今次稅務寬免的安排，其實今年年初仍未發生這數個月的事件時，我們曾與司長會面，當時我們已經請司長考慮豁免暫繳稅。在數個月前，當我們要求司長豁免暫繳稅時，他說了一大堆話，指稅制怎樣怎樣，但在數個月後發生了很多特別的事情，為何不可以特事特辦，接納我們的意見？政府提出這項《條例草案》，只是把稅務寬免百分比由75%提高至100%，但最為人詬病的，是寬免上限仍然是2萬元，不願意提高。

現時市民對於政府的不滿是甚麼呢？

所以，我希望局長和司長會聆聽市民的意見。

政府收取了市民的稅款，是否應該正經地做好止暴制亂的工作？主席，我會支持三讀，多謝。

在協調各部門及政策局方面，我認為司長責無旁貸，但我看不到現時政府可以告訴市民，它在這方面有何具體的協調架構，未來會增強協調工作，未來又會有甚麼實質改善措施，讓社會能真正恢復秩序，讓市民周六日上街無須懼怕，亦可讓企業知道何時有機會回復正常，可安心做生意，對嗎？今天我不知道司長可會回應，但這方面確實很重要，我相信司長工作範疇中的一個最重要部分，是協調不同部門。請讓大家看到政府的協調能力可以更強。

幾個月來，市民和企業都積累了很多怨氣，或有很多事情想政府做，我們均藉着在《條例草案》的辯論中表達出來。市民亦期望政府可以從今次暴亂汲取教訓，牽頭改革政府和社會，解決深層次矛盾。

不過，能否辦到，我相信並非司長在個人網誌發表了便當做了，而是要問市民，他們是否感受到這份施政報告是真正的"不一樣、不因循、不守舊"。局長亦如是，我曾提出批評。局長應記得上次在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我特意向他索取他的會議發言稿，我便是要看看局長如何在其職責範圍內，做到"不一樣、不因循、不守舊"地牽頭改革政府，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當然，我們希望市民可以享受到退稅，但我們更希望看到政府能加強各部門的協調，以達致恢復秩序的效果。我們亦看到，暴亂影響面廣泛，有這麼多市民出來表達對社會的不滿，對政府表達意見，政府必須牽頭自行作出改革，同時改革社會，這些都要在施政報告及所有施政政策中體現出來。所以，我希望政府在《條例草案》通過後不要停下來，以實際行動回應市民的期望。

"財爺"已推出了一系列紓困措施去協助不同界別解決燃眉之急，但當然，措施是否應該更具針對性，更能直接幫助企業？其實，司長聽到本會議員的發言應已知道，很多議員都以李嘉誠基金會的"應急錢"計劃作對比。

他起碼應顯示關心，提出具體措施協助這些無辜的受害者，讓他們也能感受到政府官員的關懷，而不是當作沒事發生般，躲在自己的辦公室裏制訂政策。好了，主席，我希望稍後司長或局長在發言時會有所回應。正如我已多次提到，《條例草案》是立法會復會後首項通過的法案。我並非純粹視其為一項法案，而是我覺得它是一個新開始，除了要讓納稅人獲得退稅外，當局亦一定要成立危機小組，讓市民看到當局加強各部門的協調，以達致恢復秩序、止暴制亂的目的。第三，各部門及各部門首長均要牽頭解決社會的深層次矛盾，改革政府和香港。第四，政府必須再思考有何方法協助受傷的行業、受傷的市民和商店，這才是政府該做的工作。

主席，我發言支持三讀《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落實財政司司長的建議，一次性寬減2018-2019年度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雖然財政司司長建議把稅務寬免百分比由75%提升至100%，但每宗寬免的最高金額沒有相應調升，既沒有回復至2017-2018年度的3萬元，亦沒有接納自由黨建議的4萬元而仍然維持在2萬元，在今時今日實在是不足夠的。

政府表示，稅務寬免百分比提高後，原本已受惠於寬免措施的205萬個繳稅個案中，會有143萬個個案因而進一步受惠，需要繳交的稅款會減少約250元至5,000元不等。在現時低迷的經濟環境下，"打工仔"或要被迫放無薪假，收入減少，中、小和微型企業亦生意大跌。

若以需要繳交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的接近200萬名納稅人而言，能夠受惠於政府稅務寬免的191萬名納稅人佔其中九成多。

雖然寬免措施未盡完善，但也照顧了大部分納稅人。主席，中美貿易戰的陰影依然揮之不去，社會動盪持續，中小微企的生存空間不斷收縮，部分更處於生死存亡的邊緣。中小微企的經營狀況，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穩定就業至為重要。現時香港中小微企約佔香港企業總數的98%，僱員人數佔全港私營機構約46%。一旦這些中小微企不能夠抵擋今次衝擊，裁員潮和倒閉潮將會一觸即發。因此，中小微企的經營狀況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穩定就業至為重要。對中小微企而言，政府今次提出稅務寬免最高為2萬元的利得稅，雖然數目不多，但仍然會有幫助。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財政司司長預算2019-2020年度總收入約為6,000多億元，有168億元盈餘，政府的財政儲備更會升至11,000多億元。既然政府盈餘和儲備如此豐厚，那麼除了寬免最高為2萬元的利得稅外，政府確實大有空間採取更加大刀闊斧的紓困措施。自由黨希望政府能夠以新思維，為垂危的中小微企和廣大市民推出更多更有力的利民紓困措施，以促進經濟發展。因應經濟發展持續下行，財政司司長分別在8月15日和10月22日宣布了一系列的紓困措施。然而，有物流業的代表向我表示，他們能夠受惠的不多，只有豁免商業登記費和今天最高2萬元的利得稅稅務寬免。因此，物流業界對寬免最高2萬元的利得稅亦十分支持。可是，眼見香港的貨運量持續下跌，當中以空運跌幅最為嚴重，8月份更錄得雙位數字跌幅，空運營辦商希望香港機場管理局寬減貨運站的處理費，一則減輕他們的成本，二則增加香港空運的競爭力。

然而，近日他們已相繼接獲機管局通知，指現階段機管局無意推出任何寬減措施，而只會加強推廣，以吸引遊客使用香港國際機場。這與財政司司長在8月15日公布紓困措施時表示，機管局會另行公布寬免措施有所出入。社會一天未回復平靜，重回正軌，相信要增加旅客的數目會有一定困難。既然政府已牽頭寬減短期租約租戶50%的租金，為期半年，又呼籲各業主減租，與租戶共渡時艱，機管局亦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全資擁有的法定機構，自由黨和我因此希望司長及局長能夠將這個信息轉達財政司司長，亦希望財政司司長可協助跟進，落實他之前的承諾。主席，稅務寬免已實行多年，可能是對於政府而言最方便和最簡單的紓困措施。政府今次提出的稅務寬免，若不是在現時這個非常困難的時期推出，也是一個不錯的建議。但是，今天經濟環境的惡劣是香港前所未有的，因此在這非常時期應採用非常手段，除例行式"派糖"措施外，政府亦應藉多管齊下的措施，讓社會上更多人士受惠。

每個人都會責罵他。

法案委員會共舉行了3次會議，並邀請公眾提交意見書。在會議上，委員普遍支持《條例草案》的立法建議，並就法官及司法人員的法定退休年齡、提早退休年齡及酌情提早退休的安排、酌情延展任期安排，以及為順利實施《條例草案》的過渡安排等事宜，進行討論。現就法案委員會所關注的要點簡介如下。法案委員會認為延展法官及司法人員的退休年齡及任期，只有助解決司法機構人手不足的部分問題。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及司法機構政務處採取其他措施，例如改善招聘法官及司法人員的方法，以紓緩人手短缺的問題。部分委員認為將原訟法庭以下級別法官及司法人員的法定退休年齡一同延展至70歲，或有助吸引更多私人執業的法律界人才加入司法機構，並挽留經驗豐富的法官及司法人員。然而，司法機構認為把該些法官及司法人員的退休年齡設定為65歲，可避免窒礙較低級別的法官及司法人員獲晉升，亦有助注入新血。也有委員建議探討放寬或廢除禁止法官離職後重投私人執業大律師或律師行列的規定是否可行，因為該限制或會令部分法律執業者不願意加入法官行列。司法機構政務處回覆時表示，由於上述的既定做法旨在鞏固司法獨立和公眾對司法機構的信任，因此不同意就上述限制作任何放寬。另一方面，在經修訂後的酌情延展任期安排下，終審法院、上訴法庭及原訟法庭法官的最高退休年齡分別為76歲、75歲及75歲，而原訟法庭以下級別法官及司法人員的最高退休年齡則可高達70歲。部分委員關注到在延展任期期間的法官及司法人員因為健康轉差而未能履行其職責的情況。亦有委員指出，法官延展退休年齡可增加人手，值得支持。但是，在延展退休任期的期間，法官應專注審判工作，不應再負責法院的管理及行政職務。另有委員建議當局設立機制，讓司法機構政務處和法官及司法人員可在延展任期期間，定期互相檢討有關的延展任期應否延續。亦有委員建議當局可考慮讓該等法官及司法人員在工作量和工時方面享有更大彈性。司法機構政務處回應時表示，法官及司法人員在其任期獲酌情延展前均須通過健康檢查，以確定他們的健康狀況是否適合繼續受聘，而法官及司法人員主要執行司法職責，只有小部分人員會執行行政職責。此外，退休法官及司法人員除可透過酌情延展任期安排繼續任職外，亦可考慮出任僅以臨時形式工作的暫委法官及司法人員。政府當局及司法機構政務處已就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提出的法律及草擬事宜作出回應。法案委員會支持政府當局擬就《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亦不會就《條例草案》提出任何修正案。法案委員會的工作詳情亦已載於提交立法會的報告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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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確實認為延長法官退休年齡只可稍微減少現時司法機構面對的制度問題。

當然，我剛才亦提過能力和健康的因素，我相信法官亦會自行考慮。

有3位法官向一份報章匿名地公開表達他們對修訂《逃犯條例》的憂慮，這信息明顯反對修例。

在發生這些事情後，確實難以阻止市民產生疑問，就是當這些法官審理一些涉及跟他們的政見不同，特別是高調支持修例的人士的案件時，是否可以保持中立？

我相信1位匿名法官已經令大家擔憂，現在還有3位，究竟他們是低級法官還是高級法官呢？

我們在法案委員會亦有提出，延展退休年齡的名單中會否包括這幾位匿名法官？

其實，我們可以盡力調查。

我們認為最低限度要有這個程序，否則，司法機構便無從向公眾交代。究竟這3位法官現時在審理甚麼案件？讀法律的人都很清楚，正義女神是蒙上眼睛的，原因是不論當事人持任何政見，她都不受影響。我們明白法官也是人，他有權持有個人的政治看法，但他不應該公開表達，更不應以匿名的方式表達，這會令公眾認為法官反對修例，但又不需負上法律或其他責任，我們認為很不應該這樣。

我當然十分尊重他的決定，並認為他過去10多年的任內，在司法判決上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首先想指出，今早得到的最新數據顯示，現時全港有大約6,000名酷刑聲請人正在等候司法覆核。我最初還以為是1,000名，現在得悉最高達6,000名，加上佔中出現的近千宗個案，以及現時騷亂的3,000多宗個案，都急切需要法庭的意見。社會延遲彰顯公義，就等於否定公義，尤其是牽涉佔中、旺暴和騷亂等如此重大的公共事件，整個社會十分期待法院能夠盡早提供一個說法。究竟香港的法律底線為何？香港的法律底線，可能會令青年人不再犯同樣的事，不會存僥幸之心。但是，"佔中三子"的個案，現在仍然在上訴。那麼，騷亂的案件是否還要等5年至10年才能審理？我想指出，英國也實行普通法，我們吸收最多的便是英國的經驗。在2011年，英國處理騷亂的態度，是願意集中審理大量的騷亂案件，如何集中審理呢？

所以，英國在這方面的態度十分清楚，速審速決。